立法會主席、各位議員、各位市民：今天我發表任內第五份施政報告，也是本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5年任期內的最後一份施政報告。儘管如此，我和我的團隊非常重視這份施政報告；我親自主持了40場線上線下的諮詢會、出席直播、走進校園，接觸了超過3,500名來自不同界別的市民。